主席，政府自港英年代開始逐漸將不同的工作，包括清潔或保安服務外判，範疇不斷擴大，令外判形式無處不在。政府帶頭外判服務，令不少公私營機構也爭相仿效，致令外判風氣更為熾熱，而外判制度的漏弊亦因這制度的普及更見明顯。

外判公司在"價低者得"作為主要原則下取得外判合約，不少外判公司為了節省開支，令前線基層員工無奈被迫成為外判制度下的受害者。他們工資低、福利少，而且可能隨時飯碗不保，朝不保夕。面對上述種種情況，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應全面監管及優化現時的外判制度。我作為代表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當然認為政府有絕對責任矯正問題，保障前線"打工仔"的權益，改善社會民生。主席，我會列舉兩個例子指出外判制度令服務質素參差，以及政府的問題所在。第一個例子是位於藍田的一個公共屋邨，該屋邨現時的管理服務由外判承辦商提供，並以"3-2-1"的原則來續約，即首次合約年期為3年，其後續約年期分別為2年及1年，我想這是房屋署通常的做法。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解釋為何我們要求政府繼續改善監管外判制度。

雖然這決定已透過有關渠道通知該屋邨的邨委會，但並沒有全面通知該屋邨的居民，居民十分擔心在工作外判後，有關的服務水平會否降低，因為大家也知道，在現時由房署管理的屋邨，假如居民認為服務差劣，也有渠道作出投訴和要求改善；但是，居民十分擔心萬一服務外判後，他們可如何投訴和尋求幫助呢？然而，到目前這一刻，即使地區人士多次反對，外判計劃仍然會進行。因此，對於政府面對居民和地區人士反對下仍然繼續推行外判計劃，我們感到十分遺憾。主席，作為勞工界的議員，我們認為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法是政府縮窄外判的範疇和規模，並以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僱員擔任有長期需要的工作崗位，例如清潔和保安的工作。根據房署的網頁，現時有六成公共屋邨的物業外判私人管理公司負責，包括清潔、保安、收租、小型保養和維修等。我們認為清潔服務或物業管理等恆常、有大量需求的服務應改由房署自行負責，這也是我們一直所建議的，但有人質疑會否增加公共財政的負擔。

因此，市民大眾對外判服務持負面態度。歸根究底，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不但將管理的工作外判給承辦商，連責任也一併外判給承辦商，導致服務質素下降。有人或會認為外判有好處，例如可以減低公共開支，但如果減低公共開支是透過剝削前線基層員工的薪酬而達致的，這是否市民大眾希望看見的呢？又是否一個良好管治的政府應該做的呢？我認為政府的錢是要用的，並要用得其所才能符合良好管治的方向。

主席，我相信很多人也同意，今時今日社會上不同範疇的外判工作正大行其道，政府絕對稱得上是功不可沒。眾所周知，將公共服務外判的做法，是1990年代初港英政府實行公營部門改革後的產物。回歸後，我們的特區政府繼承了港英政府的管治思維，延續所謂的改革。到了2000年，可說是公營部門改革的全盛期。當年，除了服務外判外，還有公營機構私營化，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是一例；推行市場化，如要求房屋署和市區重建局自負盈虧；設立營運基金，如香港郵政；推出公私營協作安排，甚至是一筆過撥款等。上述一系列措施紛紛出台，美其名是提升效率、改善服務及善用資源，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上的壓力得以紓緩，但說得直接一點，便是政府要節省開支。在各項措施中，我們認為影響最大的一定是服務外判制度。因為政府改革公營部門時，聯同一些大企業帶頭將所謂非核心服務外判出市場，令坊間紛紛效法。

多年來，政府當局也強調服務外判有助部門回應市民對公共服務日益增加的需求，有助節省成本。

醫管局管理全港大大小小的公立醫院，為市民提供接近九成的住院服務，可以說深得市民和病人的信任，我們也應該要信任他們，但竟有病人在住院期間因穿着不潔病人服而受感染死亡，這是否對得起病人和悉心照料病人的醫護人員呢？諷刺的是，醫管局當時表示每一至兩個月便會派人到洗衣場定時巡查，但竟一直沒有發現洗衣場的操作、設施、環境原來存在嚴重污染問題。這個例子正好清楚說明，不是一句"將非核心服務外判"便可了事，非核心服務也可以是性命攸關的。其實，我想指出，雖然服務外判是為了節省資源，但往往事與願違。

由於當中出現很多同工不同酬，待遇不同等問題，特別是我們透過工會接觸到很多支援職系的前線員工，就是大家在病房見到的"姐姐"或"哥哥"，他們工作時十分生氣，很不開心。便是因為外判制度。因此，我們認為推行外判制度不能真正節省資源，更不是所有服務均可使用外判制度。

主席，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世界各國開始進行公共行政改革。最先採取改革措施的，是在戴卓爾夫人領導下的英國政府，以控制公共開支、削減公共部門規模、將國有產業私有化等手段，提升政府的營運效率。這種改革措施陸續為其他國家的政府採用，而公共行政學將這種趨勢歸納為新公共管理主義。

很多時候，我們知道外判的成本效益其實並非那麼高，因為外判有很多其他額外成本，例如外判員工對政府工作歸屬感較低，影響士氣，服務質素變差，以致流失率高。由於流失率高，可能導致政府須重新招標，而外判商或須重新招聘和培訓人手，亦須再次耗費資源來培訓員工。政府亦須花時間處理招標和監管外判工作的服務水平，這些均是額外成本。至於是否需要外判，其實政府每次外判時，應該有一套完整的策略，甚至須進行成本效益的研究。

價格當然是在政府現有標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投標者過往的服務質素和表現、有否違法、是否合規等情況也應佔頗大比重。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外判服務合約一定要批給價格最低的投標者呢？

就這些外判合約而言，價錢並非我們唯一的考慮因素。

長遠而言，政府應就外判制度的工種和範圍進行全面檢討，評估採用外判制度與其他聘用制度，例如合約制或甚至公務員常額編制，在成本效益上的差異，以訂立最好、最適當的僱傭制度。長遠而言，政府應就外判制度的工種和範圍進行全面檢討，評估採用外判制度與其他聘用制度，例如合約制或甚至公務員常額編制，在成本效益上的差異，以訂立最好、最適當的僱傭制度。

一個政府或國家怎可以把服務外判呢？把應有的責任、服務，以及和市民建立的關係外判，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和政府？關於外判制度帶來的問題，我無意討論成本與效益，或大家可能正在看的通識入門，即關於外判制度的好處和壞處。

一個國家或政府絕不能外判政府的價值。這個政府有否顧及國體、國德，有否顧及一些被認為非常重要的政府或立國理念呢？

香港政府會否將國防外判呢？

答案可能是中國大陸，因為政府無法界定牽涉的私有產權，因此無法提供清潔食水。還有甚麼是不容許國家或政府外判的呢？如果國家和政府具長遠眼光，並且能夠持續發展的話，教育和醫療等範疇便不會出現外判的情況。以高等教育為例，如果政府希望社會能夠發展，教育範疇便不會出現外判的情況，因為某些學科必須投放資源，訂定發展策略或方針，畢業生也會被視為社會或國家發展的動力。例如，中國大陸即共產黨政府於10年前投放大量金錢發展社會，以及在各重點院校發展所謂政府管理人才。

主席，如果你不能擴闊你的眼光......是治國或政府管理的範疇，我奉勸你不要打斷我的發言。我說的不是單純關乎外判制度的優劣，而是它的政治意義。如果你不明白的話，我可以邀請你出席我的課堂，聽一聽香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態度。外判制度......
鄭松泰議員，今天辯論的議題是"盡快全面檢討政府的服務外判制度"。

當時胡錦濤和溫家寶都認為，高等教育外判制度只會帶來禍害，令到國家只看重理工科人才。

我會嘗試遷就主席的水平。關於政府服務外判一事，我現在用一個具體例子說明，香港高等教育的制度，已出現外判的情況。

香港在過去三四十年發展過程中，這些課程也有一定的發展方向......

我希望局長的水平能夠達到一個正常議會應有的水平。

主席，其實我有點擔心，因為我稍後亦會舉出一些例子或就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發言，從而說明如何影響公共政策。但無論如何，我希望你作出公正的裁決。香港市民也知道，這是我們比較關注的狀況。雖然香港一般民眾很少說外判工被剝削或這種新自由主義真的害人不淺，但大家也知道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問題。其實，我相信令市民大眾較受影響的是回歸後開始實施的清潔工、保安及眾多低薪工種的外判，以及一種極端親近市場的社會政策。這個問題是複雜的，在政府架構內亦牽涉各層級的局方、司長及執法部門，包括財政司司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公務員事務局、勞工及福利局，以至執行的部門，包括被批評得最多的房屋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這些均在在表現出政府的思維是以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態度施政，以及執行經濟和社會政策。政府作為最大的僱主，難道真的完全沒有責任嗎？

主席，在這種經濟範式下，其實對部分人來說，這似乎是面對當時經濟危機的出路。但經過數十年，在大部分普羅市民包括香港民眾眼中，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將統治階層最大化、重建和運用其階級權力進行剝削、加劇了社會政策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毀滅了工會、剝削了社會的力量，以及將基層大眾和勞動階層的勞動價值以"市場主導"、"大市場、小政府"、"成本效益"、"公平招標"、"合約精神"等字眼蒙混過去，以掩飾及合理化剝削和不公平的社會政策狀況。

在10年前即2007年，相信很多人也聽過的知名學者哈維已提出警告，認為新自由主義在促進經濟方面的效益相當輕微。昨天我聽到很多議員詢問政府，包括民主黨在上屆議會亦問過政府，推行這些政策究竟有何效益？

諾貝爾得獎者史迪格利茲亦曾提出同樣的警告，認為無限大的市場是一種惡意的制度。

我們怎可以容忍香港社會上的清潔工每天工作10多小時，從不缺勤，收入卻只有8,000多元呢？主席，這是很離譜的狀況。我們怎可以容忍外判制度不斷蠶食，甚至透過我剛才提及的模糊術語合理化所有剝削？市民大眾最終也會受害。此外，我們更不能容忍這些公司不單極盡剝削之能事，很多外判公司在獲取表面的利益之餘，向我們承諾提供的服務水平卻不達標，而對工人的職安健工作亦做得不足。

主席，我認為這個問題已無須再深究。整個制度由理論到實際操作，我們已經歷數十年，全世界也經歷了數十年，為何唯獨香港政府不嘗試檢討及檢視有關政策？我希望今天政府聽罷我們同事的發言後，會盡快檢討有關外判制度，不能將其無限放大，甚至應適當地將一些長期外判、根本屬長工的工作轉為常聘工種，重返公務員體系，讓我們的基層大眾得以分享經濟成果。
主席，過去有工會人士以"無晉升、無福利、無加薪、無保障、無前途"形容政府外判員工多年來面對的問題，我相信這種"五無"現象至今仍然困擾不少政府外判員工。維護勞工權益，政府責無旁貸。所以，我支持政府採取更有效、可行的措施，加強保障政府外判員工的權益。我認為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完善現有服務外判合約的招標機制，包括取消"價低者得"的招標形式。其實，"價低者得"的招標形式一直為人詬病，不少企業把工作外判視為降低成本的上策，但卻忽略員工的待遇。近年，不少僱員被迫由固定員工轉為非固定員工，外判員工的情況也一樣，承辦商會在繁忙時段聘請更多兼職員工，減少固定員工的比例，又以更低的工資進行招聘，同時削減員工的醫療和年假等福利待遇。如果出現"判上判"的情況，員工的待遇更可能會進一步被剝削。由此可見，外判制度令員工權益受損，不但損害工人的生活質素，嚴重時甚至會引發工潮，破壞社會和諧穩定。所以，"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並不健康。政府把服務外判時，絕不應該以降低成本作為大前提來考慮，更不應該以犧牲外判員工的權益來減低成本。因此，我認為在外判合約中應加入條款，清楚列明外判服務承辦商必須符合的相關要求和指標，包括工資水平和人手編制，從而在保障外判員工權益的同時，亦有助提升整體外判服務的質素。政府應該嚴格執行外判服務扣分制度，在有需要時更應進一步加強有關罰則，嚴懲未能符合或違反合約要求和規定的服務承辦商，甚至引入停賽制度，相信這對服務承辦商將有一定阻嚇作用。同時，我建議政府就服務外判制度提出有效促進參與的措施，讓提供專業服務的中小企、初創企業，甚至年青專業人士有更多機會參與招標。他們可以透過實踐累積經驗，提高專業服務水平。主席，原議案其中一項建議是要求投標者提出的僱員工資水平，必須高於法定最低工資或按有關行業的工資中位數訂定，我認為有關要求有違法定最低工資的立法精神。在法定最低工資以外再制訂另一個服務承辦商需要遵從的最低工資，變相更改了最低工資水平，那麼立法制訂最低工資還有何意義呢？主席，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建議最終達致全面取消服務外判制度，這一點我絕對不能認同，亦不會予以支持，因為全面取消外判制度根本與實際情況脫節。然而，我認同要檢討政府服務外判的方式，包括研究可否以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僱員擔任有長期服務需求的工作崗位、外判合約條款的內容，以及服務外判後政府如何監察外判承辦商。我希望政府從善如流，盡快全面檢討政府的服務外判制度，取消"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並盡快推出更多促進中小企及年青專業人士參與的措施，令政府服務外判能夠有更好的成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外判制度成立至今已成為架床疊屋、向財團輸送利益的工具，亦淪為剝削基層員工的食人制度。自1990年代開始，當局便開始逐步把多項政府服務外判，而外判的問題亦不斷惡化。當年政府以為外判安排可以令部分服務轉由私營機構提供，從而以較少的公帑提供較佳的服務。可是，時至今日，大家有目共睹，為了監察外判公司的表現，政府卻要開設更多中層管理職位，架床疊屋的問題更為嚴重。過去3年，單是為監察街道潔淨工作外判商的表現，便要497名高級衞生督察、衞生督察、高級管工等負責這些工作。外判制度令政府難以保障外判商聘用的基層員工的權益，不少外判商把合約"判上判"，基層員工被拖欠薪金，發生工傷事故後不獲合理賠償等問題屢見不鮮。今年年初更有調查顯示，有八成政府外判的保安和清潔員工的時薪更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水平，但對於這些情況，政府好像愛理不理。由此可見，外判制度無疑令更多基層員工受到剝削，而政府則成為幫兇。針對外判制度的流弊，人民力量早已在多份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建議書均建議廢除外判制度，除了提出建議外，我們也有實際行動。在過去的預算案辯論中，我們也曾提出針對削減外判服務開支的修正案。以2014年為例，有議員提出削減食物環境衞生署就外判三色回收桶的一半費用開支500萬元，人民力量當然支持。"長毛"亦曾提出削減5,420萬元，約相當於規劃署年度用於外判服務的全年開支，我們亦有支持。至於工聯會，他們當然是投票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提出這些所謂預算案修正案志在搞事和"拉布"。事實上，我們在預算案討論中已多次提出對外判制度流弊的批評，甚至希望施加壓力，令政府有所改善。追本溯源，當局自1990年代引入外判制度，前臨時區域市政局亦在1995年開始把垃圾收集服務外判，但前市政局卻遲遲未就垃圾收集服務外判。在"殺局"前，市政局的垃圾收集服務由政府提供，垃圾收集員工均為政府僱員。不過，審計署及效率促進組曾建議政府外判垃圾收集服務，但當時由於市政局反對而不得要領。根據審計署文件所述，"在1998年2月，市政總署署長告知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工商服務業推廣署：垃圾收集服務確有外判的空間，但須獲得市政局批准。市政局議員大致上都反對由承辦商承辦垃圾收集服務"。由此可見，在市政局年代，尚有民意代表可以監察市政服務的運作，政府不得隨意外判這些公共服務。當然，1997年主權移交後，董建華決定"殺局"，市政局的權力由食環署承繼，而食環署卻無須向民意代表負責，外判工作亦欠缺監管，而當年"殺局"法案三讀表決時，我們記得同時身兼工聯會及民建聯成員的立法會前議員陳婉嫻投票贊成。大家想想，如果現在兩個市政局仍然存在，當這麼多議員和市民均認為外判制度千瘡百孔，甚至有人認為應該取消，前市政局及前區域市政局區域局亦會受到很大壓力，議會對於外判服務的監察亦能更有效。現在說回從前，就像"白頭宮女話當年"，已無甚意義。

我知道今天有多項議案均會獲得通過，大家也好像方向一致。對於終極取消外判制度，當然會有議員不同意，但對於加強監察，以及認為政府在外判制度上做得不完善，我相信沒有人敢為政府辯護，說政府做得很好及制度行之有效，不會有人這樣說的了。

首先，多謝這麼多位同事發言，總共有18位議員同事發言，包括提出修正案的何俊賢議員、梁耀忠議員、莫乃光議員、潘兆平議員和郭家麒議員。其實我們的槍口一致，我們均看到現時外判制度的種種流弊和對工人的剝削。我們既討論了議題的細節，包括外判商如何剋扣工人的遣散費、工人喪失連續僱用的條件，以及續約時被削減工資和失去假期等，亦討論了較大範圍的意識形態及外國的做法等。我們均希望能糾正現時扭曲的外判制度，以改善香港僱員、"打工仔"的整體生態。其實外判制度是對"打工仔"的一種創傷，而壞的外判制度更是在傷口上灑鹽。所以，昨天和今天這兩天的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希望政府不論黨派，正視議員的意見。當然，有些議員在討論期間有點"抽水"，我對此感到有點遺憾和可惜，不過我不特別點名了。主席，香港工會聯合會多年來一直鍥而不捨，要求當局檢討外判制度，以及增加長期職位，優先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並把具經驗的中介公司和外判員工轉為公務員。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先生過去亦曾就上述3類聘用模式作出定期監察，並提出建議，以期政府改善外判制度。綜觀各項修正案，大家均圍繞"價低者得"這項原則提出意見，我們對此十分認同。

雖然政府在去年將有關因素由現時的"鼓勵考慮"改為"必須考慮"，但修改此規定前，現時的四大採購部門，即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衞生署、政府產業署和房屋署，其實已將工資水平列入招標的考慮因素。所以，政府去年提出的所謂新安排根本無法顯著改善工人的工資和待遇水平，因此，我認為若只在評分方面作出處理，並不能徹底解決現時的問題。所以，政府應劃定一條線，把工資水平調升至適當水平，而我們的建議是政府必須參考有關行業的工資中位數。故此，對於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載有"若"的字眼，我有所保留，因為他的修正案的彈性太大，訂明若投標者提出的僱員工資水平高於法定工資或行業工資中位數，便會有較高的評分。有時候，較高的評分也並非太大的誘因。對於這一點，雖然我很欣賞何俊賢議員對這問題的關注，但我對其修正案的內容有所保留。此外，我也特別欣賞潘兆平議員就標書評分準則中有關標準工時的內容提出關注。

最後，我亦希望花少許時間回應陳志全議員，他提出現時立即削減外判員工或外判的整體撥款預算，我認為這建議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若即時削減撥款，會令部門更缺乏資源增加外判員工的工資、收入和福利開支等。

從議員的發言中，我們聽到不少意見。有關標準僱傭合約及保障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工人的法定僱傭權益等建議，我會就當中的重點作出回應。就監察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履行標準僱傭合約方面，為保障承辦商屬下的員工，勞工處與各採購部門會繼續通力合作，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以監察承辦商遵守相關勞工法例的規定及履行標準僱傭合約的條款，並且懲處違規的承辦商。各採購部門亦會同時實施不同的措施，包括查核工人的出勤和工資紀錄，並以抽樣形式面見工人，以確保承辦商遵守相關法例及標準僱傭合約的規定。任何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如不採用標準僱傭合約、扭曲或未經採購部門的批准而改變僱傭合約的條款，以致其不利於僱員，如查明屬實，採購部門會根據服務合約，向違反合約條款的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將來在評審承辦商提交的標書時，採購部門會將相關紀錄列入考慮因素。如懷疑承辦商違反勞工法例，採購部門會通報勞工處以作出調查跟進。因此，若有僱員懷疑服務合約承辦商違反標準僱傭合約或勞工法例，應盡快向採購部門或勞工處作出投訴，相關部門一定會積極跟進。主席，就議員提及政府應加強對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的巡查，以及嚴懲違反《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或《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相關規定的承辦商，政府一直採取多項措施，以保障承辦商屬下非技術工人的僱傭權益。勞工處透過突擊巡查工作場所，以確保僱員的法定勞工權益受到保障。勞工處亦對服務合約承辦商與其僱員進行宣傳推廣工作，並協助僱員了解他們在相關勞工法例下的權益和保障，以及提醒僱主須依時支付員工各項法定權益的重要性。此外，勞工處亦提供免費及便捷的諮詢及調停服務，積極協助僱傭雙方解決糾紛。若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涉嫌違反《僱傭條例》等勞工法例，勞工處在搜集足夠證據後，必定會向違法的承辦商提出檢控。勞工處亦會將承辦商違規和被定罪的資料通知有關採購部門，以便有關部門採取適當的制裁行動，包括終止現有涉及違規的服務合約。若承辦商因違反包括《僱傭條例》在內的指定罪行而被定罪，5年內將不得就政府服務合約再次投標。有關個別政府服務合約曾因合約屆滿而轉換承辦商，離任承辦商與屬下員工就調職安排及支付遣散費方面出現勞資糾紛，勞工處會按採購部門提供的資料，加強巡查服務合約快將完結的工作場地。除了調查承辦商有否遵從《僱傭條例》及標準僱傭合約的規定外，勞工督察亦會向承辦商解釋《僱傭條例》下因解僱而須支付相關款項的責任，以及向員工講解他們在《僱傭條例》下的權益及保障，包括遣散費及調職安排等。透過勞工處進行的巡查，僱傭雙方對自己在合約屆滿時的責任和保障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減少不必要的勞資糾紛。關於遣散費方面，根據《僱傭條例》，如僱員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24個月，並因裁員而遭解僱，一般可享有遣散費。

有議員提及引入政府承擔承辦商僱員權益的代償責任的問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就經何俊賢議員修正的陸頌雄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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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盡快全面檢討政府的服務外判制度"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何俊賢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修正的陸頌雄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莫乃光議員就經何俊賢議員及梁耀忠議員修正的陸頌雄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